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

在這第三階段，當局建議將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電磁爐、逆轉循環型空調機及洗衣機加入涵蓋範圍。

效益的意義在於，一部電器所能提供的效果，除以其所消耗的電量，便可知其效益比例。

有一件事我到現在仍耿耿於懷。當我們討論能源效益時，我們很希望推動市民大眾、消費者，以至產品製造商都正視有關問題。

主席，其實這是一種態度問題，這種態度令市民感受不到政府會積極有為地處理問題。

電器產品或與能源效益相關的產品變化很快，可能3個月便換一代，3年已是另一個世界。幾年前，大家或許想象不到今天的LED產品如此五花八門，並且有如此高的能源效益。

另一亦要留意的地方，是市民對節省用電的意識非常薄弱。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工夫，由2009年至今已有8年，但香港人在2016年消耗在空調上的電力，估計達至140億度電。

有否考慮除了能源標籤外，還有甚麼其他方法鼓勵市民節約用電？

我不想談太多有關氣候變化的問題，但我覺得香港亦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主席，我發言支持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政府將實施第三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將5類產品納入這項計劃。

對於進一步擴大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範圍，我們是絕對支持的，因為可以讓消費者知道電器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提高透明度，讓大家在選購這些產品時，有更清楚及透明的資訊。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兩年前宣布《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計劃時表示："香港每年的能源使用總量，有超過一半以電力形式消耗，而建築物佔全港用電量約九成，推動綠色建築及提升建築物節能是我們首要的任務。

我剛才提到黃錦星局長表示，香港有九成耗電量與建築物有關，但關於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卻非常不透明。綠色和平曾經發表文章，表示即使《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表示能將能源強度減少四成，但當局空有節能目標，卻無針對現時建築物節能的政策，主要原因是建築物的用電情況，透明度極低，我們無法分析各類建築物耗能程度，從而改善建築物的碳排放。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楊文友表示，現時超過50個國家及地方推出了高透明度的建築物能源政策，例如規定商業或住宅建築物每年須報告用電表現，在政府的網站公布，同時亦制訂建築物能源標籤。

除了家居用電量佔頗重比例，無論是通過消費產品或剛才提到整幢建築物的能源消耗外，我們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耗電量，根據《香港能源統計年刊2016年版》顯示，商業用戶的用電量佔65.7%，而住宅用戶的用電量則佔27.2%，由此可見，商業用戶的用電量更大，差不多是住宅用戶的3倍。在這情況下，我們是否同時要考慮如何約制商業用戶的用電量以達到環保效果？

無論是銅鑼灣或旺角彌敦道一帶，光污染已達到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

亦有居民要加裝厚的......

我提到光污染是因為這直接影響到節能效果。政府推出了《戶外燈光約章》，但擾攘一番後，卻不見得有何效用。例如銅鑼灣的區議員發覺推出《約章》之後，銅鑼灣區反為增加了9個大型戶外燈光裝置。

因為推出《約章》之後，情況並沒有改善。

我剛才提到，在這方面並無透明度。

這些計劃不單需要藉法例進行規管，而若能由社區、當地居民自行負責推動，除了從消費角度看能源效益的選擇之外，如果每個區的居民能以環保......我不知道姚教授的"四零"計劃可否推廣至更多社區，但我希望政府不單只就個別的法例着眼，而能夠落區了解情況，並提供資源及協助，幫助每個社區發揮節能的效果。透過這些方法，不單推動社會節能，亦建立良好的社區關係。到最後，讓每個人負起對保護地球、停止全球暖化惡化所應有的責任。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我發言是要就《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提出意見。我首先表明，對於《修訂令》的大方向，我是支持的。坦白說，上屆政府很多部門的職員有時會私下向我們訴苦，說由於發生政治風波和政府管治權威受到挑戰，他們承受很大壓力，多項政策均受到批評。我相信，在市民的印象中，上屆政府環境局的工作應該較少受到批評，有市民甚至可能對該局的工作留下好感。

常言道，"十隻手指有長短"，儘管我稱讚局方的工作做得尚算良好，有交功課，但在實施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方面，正如很多同事所說，則似乎進度較為緩慢，涵蓋範圍未如理想。

昨天至今，沒有很多商界同事發言，如果稍後有商界同事表達意見，市民或許能從中看出端倪。

我希望政府和局方知道這一點。計劃不但可以為市民帶來金錢效益，還可以在節能或環保上為地球先生作出貢獻，例如有助減少二氧化碳、碳足跡及碳排放、改善氣候，以至節電和省錢。

相關法例、計劃及標籤指引的最終目的，是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使用電器的習慣，並提高他們的節能意識，讓大家省錢之餘，亦可為環境出力。

其實，很多數據都告訴我們，能源標籤等環保措施，以至教育消費者和市民，均非常重要。大家不要看輕小小的數據，每項數據演化出來的數字均十分嚇人。舉例而言，2016年香港人消耗的空調電力總計高達140億度電，相等於釋放了820萬公噸二氧化碳。主席，單聽數據，已很嚇人。我的兒子是小學生，學校也會教授環保概念。

這相等於兩家燃煤發電廠一年的總發電量。

當然，在香港，要市民不開冷氣是很困難的。

綜合考慮市民意見和社會目標後，我認為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確是一個好方向，令市民大眾既可擁有省錢又環保的生活，也可為環保出一分力。

我感到很奇怪，因為那裏總有其他方法照明，即使是為了漂亮——我知道這類大廈有時要考慮美觀——但可否從實用角度出發，想出折衷方案？

最後，主席，正如我剛才提到，我們同意強制性標籤計劃應進一步擴大，只是我們覺得進度比較緩慢，希望可以加快。

我真的聽過一位代理商朋友這樣說。當然，他沒有說謊，成本真的高了，但我希望商界朋友明白，他們本身的營運成本是一種成本，但社會成本卻是更大的成本。我說的不單是香港的社會成本，而是全球的社會成本。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這個共識，令我們的環境得以改善。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決議案，並且希望強制性標籤計劃加快進度和擴大範圍。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在2008年開始實施，自此，根據法例，在本港出售的所有法例列明的產品必須貼上能源標籤，讓消費者知悉其能源效益表現。今次的修訂主要是把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電磁爐、逆轉循環型空調機及洗衣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亦有助市民節省金錢，這方面很實際。談應對氣候變化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如果我們由自己做起，由個人、由城市及由制度做起，相信應對氣候變化，香港不會缺席並願意配合。

另一方面，今次進一步擴大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範圍，以涵蓋更多電器，可以讓消費者知道這些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提高產品資訊的透明度，同時亦能提升商業的競爭力。再者，在強制性標籤計劃推動下，市場上具有能源效益的產品會不斷增加，消費者又可以有更多選擇。

與此同時，我除了關注能源標籤的實際作用外，亦期望政府能進一步收緊能源標籤的標準，以致真正讓消費者選擇最具效益的電器。

第二階段把涵蓋範圍擴大至另外兩類電器產品，即洗衣機和抽濕機，並於2011年9月19日全面實施。六年後，至2017年，政府終於實施第三階段，即政府前後花了足足22年擴大這項計劃的範圍。

這個步伐真的不能再慢下來，最好能令消費者既能清晰計劃，亦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所說，應對氣候變化，香港怎能缺席？另一邊廂，我們也要看看如何能電盡其用。主席，一個可持續消費的理念，便是關注電器的備用狀態。我認為政府除了推廣節能減廢、低碳生活模式，把強制性標籤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更多電器，令市民能選擇節能的產品——這當然很受歡迎——我認為政府還應致力推動可持續消費。所謂可持續消費，並非"一刀切"地宣傳減少消費，減少買東西。能夠物盡其用，當然是最好，但最重要是推動產品用得其所。如果單靠能源標籤來識別及選購節省用電的電器，是完全不足夠的，政府應從教育着手，令市民了解節能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和重要性。

機電工程署的研究指出，一般家庭約有10至20件處於備用狀態的電器。

我們不是專家，但我們確實知道很多電器也有備用狀態功能，在使用備用狀態時，其實也在耗電。如果關閉所有處於備用狀態的電器，便可以令家庭的耗電量最少減3%。雖然3%聽起來不多，但大家試想想，把處於備用狀態的電器關閉，只是舉手之勞，已可節省用電。這當然不足夠，但是教育上的第一步。

為了推廣低碳生活，除了實施強制性標籤計劃外，政府亦可以教育市民選購具有備用狀態的低耗電產品。

三百元看來不多，但"小數怕長計"。

如果取得同一級別的能源標籤，耗能原來也相差甚遠，能源標籤的作用又有多大？

其實，節能當然是大議題，香港可以參考外國的做法，更全面推行節能。例如在法國，地產公司租售單位時，每張傳單都載有住宅的耗能指標，類似香港的家電能源標籤。不論是租住或買賣，都會先經過專家認證，並在交易時出示證書給買方或租客參考。法國人買樓或租樓，是根據面積、租金、售價、方向、地點及住宅單位的能源效益考慮。

當然，如果我們有這種想法，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方向，因為這個提供誘因，令業主使其物業變得更具能源效益。

例如推廣綠色建築物及綠色家居，令節能不只限於電器產品的能源標籤，還包括可以達到減碳的效用。採用綠色建築是國際公認為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及達致《巴黎協定》的目標的其中一個方法。建築物用電佔全港總耗電量九成，是碳排放的主要源頭。因此，推動建築物節約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我們現時面對的一個重中之重的任務。

這樣既能夠應對氣候變化，亦能夠節省金錢。這是不爭的事實，亦是一個方向。所以，我們要考慮政府今次對《能源效益條例》的修訂，究竟能否達致令消費者更容易辨識產品減碳表現的優與劣。在我剛才舉出的例子中，屬同一級別能源標籤的電器，電費及效能可以相差這麼多，我也希望稍後聽到官員解答，究竟在這個情況下，政府有否方法可以令消費者更精明地透過能源標籤選購節能的電器。

我們現時要評估成效，希望每年節省1億5,000萬千瓦小時的能源，等於每年減少105,000公噸二氧化碳。總的來說，如果擴大強制性標籤計劃，每年便能夠節省6億度電。這樣有助達致今年1月施政報告所訂立，最新減碳的目標是在2030年將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至65%至70%。我們希望這不單是一個口號，而是能做到的目標。

我很多謝他們忽然這麼關心環保產品相關的工作，我當然不能猜測他們的動機。

主席，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並非新事物，計劃在2009年已開始推行，初期只涵蓋慳電膽、冷氣機和雪櫃，後來納入洗衣機、抽濕機，現在再納入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和電磁爐等數種電器。

我留意到今次政府的諮詢工作做得不錯，我要稱讚一下政府。

我希望局方能夠吸收這次這麼好的諮詢經驗，應用在日後其他環保工作上，因為政府制訂的環保政策必然會影響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最後，我想說有更多電子電器產品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內是一件好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局長的發言提到，特首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訂立了減碳目標，計劃在2030年把香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減低65%至70%。

此外，政府在2015年公布《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目標是要在2025年把能源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減少四成。局長在過往不同的委員會及場合都曾提及這些目標，議員亦曾作辯論，認為有關目標符合整體環境政策的方向。

第一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在2009年實施，涵蓋冷氣機、冷凍器具及慳電膽。

透過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實踐，市民已建立新的消費模式。

有關使用標籤影響市民行為的另一法例，就是立法會今年早前審議的《2017年〈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規例》。

對於未來如何處置電器，包括讓市民識別電器的節能程度或電器可否循環再造，我認為在電器上有清楚標示相當重要。

當時政府為何主張不貼標籤呢？

政府進行廣泛諮詢固然是好事，但未來如要在電器或其他產品上張貼標籤，從而影響市民在環保節能或循環再造等方面的行為，我認為政府須在諮詢中多做工夫，平衡消費者的知情權與業界的實際營運需要。

所以，如果張貼標籤對業界造成營運上的困難，我希望政府日後可以多花時間說服生產者或進口商，讓他們更容易適應香港的環境政策。局長的發言亦提到，節能是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重要措施，所以政府才會在節能藍圖中制訂目標。

對市民而言，氣候變化是毫不切身或抽象的概念，但氣候變化其實每天都產生實際影響，而且影響非常深遠。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資料，去年全球暖化的程度創下紀錄，海冰處於異常低位，海平面上升，海洋熱量亦不減。

既然強制性標籤計劃的最終目標是節能，我希望政府可參考世界各地的國際性或全國性節能方法和目標。我可以列舉例子供政府參考。以美國為例，該國每年的總能源消費為16億3,200萬公噸油當量，其中運輸部門佔最大比重，超過30%，其次為產業部門及住商部門，各佔逾20%。

這個行動方案有3個具體方針。第一，遏止碳污染，這是大原則；第二，準備面對氣候變化的衝擊；第三，主導國際解決全球氣候變化。

首先，降低居家、住商辦公室及工廠的能源浪費，訂定2020年前達成能源效率提高20%的目標。藉由設施與聯邦建築能源效率標準的訂定，於2030年前累計至少減少碳污染30億公噸，以及發展2018年後的重型車輛使用燃油的效率標準。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

正如每次討論食物安全問題，當有議員建議食物標籤清楚列明相關食品的鹽分、糖、脂肪及飽和脂肪含量有否超標，有些商界議員總會反對，認為會增加食品商的負擔，令成本上升。正如我們現在討論電器的能源標籤，我們應該看遠一點。

主席，我剛才解釋了全球暖化的自然因素及人為因素，亦講述了強制性標籤計劃的階段性發展。

這當然不足以挽救地球，或徹底改變全球的溫室效應。所以，我希望環境局繼續大力執法，並且加強公眾教育，確保消費者能善用能源標籤，作出明智的購物選擇。

有關決議案的內容，很多同事已經提及，我不再重複。

首先，很多同事都指出，機電工程署在1995年開始推行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22年後才進入第三階段。

我們需要知道，這項政策工具的整體運作邏輯，我們可以參考歐盟的經驗。

希望主席可以讓我繼續發言。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經常不讓市民看到整體情況，這就是我第二個要論述的觀點。

政府表示，2030年本港的碳強度會由2005年的水平下降65%至70%，即相當於絕對減排量的26%至36%。根據政府今年公布的數據，2015年與2014年相比，香港在減排方面確實取得很大進展，共減少排放340萬公噸二氧化碳，相當於整體的7.55%，回到2008年的水平。市民應該留意到，由2014年至2015年間，由於我們耗用較多天然氣，全年碳排放量因而減少340萬公噸。

主席，我們今天早上就環境局局長提出的《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我們當然很清楚，這項《修訂令》旨在把電視機、儲水式電熱火器和電磁爐3組電器納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但正如局長在開場發言時說，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行政長官已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訂立新的減碳目標，希望在2030年把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辯論範圍也會較闊，涉及氣候變化及減排，希望主席理解。局長在其開場發言的第三段表示，鼓勵行為改變是節能其中一項有效的措施，為了提升市民選擇具能源效益的產品意識，政府才由2008年起推行一系列措施。政府自2008年開始引入強制性標籤計劃，但當時電視機並不在計劃內。事隔9年，今年是2017年，電視機終於有機會被納入規管。

現時，電視機在家中的角色已出現很大的轉移，與2008年時大不相同。

現時，很多電視機已內置機頂盒，甚至已內置硬碟錄影功能。更重要的是，現時還可以利用電視機上網、與電話同步及用電話遙控電視機。有些市民甚至把電視機與電腦連接起來，即是電視可以取代電腦，他們不一定要回書房用電腦工作。因此，儘管不少傳統電視台的收視率不斷下降，但市民使用電視機的時間並沒有減少。他們會利用電視機上網、收看網上電視和電影，甚至進行網購。

不過，我們期望隨着電視機被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可以鼓勵生產商生產更節能的電視機。然而，我認為政府現時才把電視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已經大大落後於其他地區。主席，越南已於2014年對電視機實施強制性標示能源等級標籤，到了2015年更規定不可以製造及進口低於最低能源效益的產品。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可以交代，為何香港直至現時才把電視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政府這次只納入電視機，一些功能與電視機相若的產品卻仍未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我感到比較失望，而機頂盒便是其中一種。近年機頂盒日新月異，功能亦日漸加強，部分機頂盒更具有錄影、收看收費電視和上網的功能，我不會再詳細論述。機頂盒的耗電量非常大，故此機身在使用期間是燙手的。

可是，甚少會有機頂盒生產商自願參與強制性標籤計劃。因此，我建議政府積極考慮把機頂盒納入能源效益的評核機制，適時引入強制性的能源標籤規管範圍，以鼓勵機頂盒生產商更注重節能。

很可惜，電腦顯示屏仍未被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內。現時用於評核電視機的能源效益指數，其實同樣適用於電腦顯示屏。現時，指數的計數方法是在電視機開啟10分鐘後，把以瓦計的平均耗電量除以20瓦，加上熒幕尺寸，除以100再乘以4.3224瓦。

在電視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後，我希望政府可以從3方面配合《修訂令》。第一，主動規定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必須採購1級能源標籤的電視機。

第二，增加機電工程署的人手，定期抽查電視機。第三點很重要，就是教育市民正確使用電視機的習慣。

現時政府部門屬下的法定機構，是電視機的主要買家之一。例如醫院管理局轄下的醫院均有安裝電視機，以顯示輪候藥物的次序。

另一個大量使用電視機的地方便是中、小學，因為全港數百間中、小學的每一個班房，均有安裝電視機以供收看教育電視。政府可否規定學校在更換電視機時，必須採購1級能源標籤的電視機，藉以減低學校的耗電量？此外，政府應該將電視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的涵蓋範圍，並有責任確保電視產品的能源效益，在任何時候均符合能源標籤所顯示的效益。由於市面上電視機的數目龐大，我希望政府可以適時增加機電署和相關部門的人手編制，加強抽查和檢驗市面上的電視機，確保市面上電視機的能源效益符合能源標籤所顯示的情況。

消費者委員會在今年5月抽查了市面14款兩匹變頻式分體冷暖空調機，結果發現即使屬於同一級能源標籤，但耗電量卻可以相差兩成，全年電費相差高達300元，差距是24%。我舉出這個例子並不是想離題討論冷氣機，而是當政府把電視機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後，可能會因能源標籤的分級不夠仔細，以致消費者未能節省最多電量，而這從我剛才舉出有關消委會就冷氣機進行的研究的例子便可以看到。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引入歐盟的能源標籤制度，讓消費者可以更容易揀選能源效益較高的電視機，而不要每次只做一部分，然後不知要到何時才實施我剛才提議的十級制。

近年，電磁爐日漸受歡迎，技術亦日趨成熟，市民可以利用電磁爐煮食。

有人認為不應該反對，而我也不是要反對，只是希望政府可以作出更確實的承諾。

主席，我未必會用盡15分鐘。今次把電視機納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我絕對認為方向正確，但如果沿用現時我認為過時的能源標籤，不單有可能誤導市民，亦會對生產最節能電視機的廠商不公平。為了迫使政府引入更精準、更細緻的能源標籤，我今天提出中止待續議案。

能源效益指數低於或等於0.4的產品可獲1級能源標籤，而在香港1級能源標籤已是最好及能源效益最高的級別。然而，這其實未能協助消費者挑選最節能的電視機。

既然這是節能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為何我們不做到最好呢？如果能夠引入歐盟的十級制，市民自然可以識別最具能源效益——即指數0.1——的電視機，並選擇最節能的產品。相反，如果香港市民不知道屬能源效益第一級的電視機的涵蓋範圍原來這麼闊，那麼在通過有關的附屬法例及政府完成相關定義的立法工作後，其實我們只會獲得屬歐盟能源效益B級的電視機。

隨着科技日新月異，未來可能會推出更節能的電視機，法例根本追不上科技。

事實上，歐盟的能源標籤也會同時標示每年的耗電量，那麼為何我們要引入如此嚴謹、細緻的分級制？原因是大部分消費者都會先閱讀大型字體及簡單資訊。

消委會的角色只是從消費者的角度，審視能源標籤會否誤導消費者，由於它也覺得現時的標籤計劃有可能誤導消費者，所以便會進行研究並公布結果。消委會上次是研究冷氣機的，但冷氣機只會在夏天使用，但今天的主題電視機，在某些家庭卻是每天24小時長時間開啟的——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因為有很多壞處，但主席未必會讓我解釋，因為有可能離題。因此，如果政府的分級過於簡單，以致市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選購了耗電量較多的電視機，致令市民、我們的環境和地球蒙受損失和傷害，試問責任誰屬？最後，我想對民主派議員說，他們剛才的發言絕大部分支持政府的議案，而我現在提出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即使他們最後不支持，我也不會感到不開心。然而，我們應該善用發言機會，表達對政府的分級有欠仔細的意見。如果政府今天可以承諾制訂時間表，並在下次開會詳述將如何分級或進一步納入其他電器，那麼屆時大家表決棄權或反對，我也沒有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不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在強制性標籤計劃實施後，估計每年可以減少排放105,000公噸的二氧化碳，以及節省1億5,000萬度電，因此，這計劃除了有利減少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同時，亦可幫市民節省金錢。另外，這次進一步擴大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範圍，涵蓋更多電器，我絕對支持，因為可以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提高產品資訊的透明度，亦同時提升商品的競爭力。

無可否認，此計劃實施得實在很慢。機電工程署在1995年開始推行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到2009年才實施強制性標籤計劃，又分3個階段逐步涵蓋不同的電器。

第二階段擴大至另外兩類產品，即洗衣機和抽濕機，在2011年9月19日才全面實施。在6年後，過了那麼長時間，政府才實施第三階段。前前後後，由1995年開始，花了22年時間。所以，我們更不應再耽誤，雖然可能很多議員認為計劃未做到最好或還有進步空間，但我覺得可以讓有關當局試行，再盡快檢討是否有其他產品可以涵蓋在內。另外，我認為政府應致力推動可持續消費。可持續消費的概念不是"一刀切"減少消費，而是提倡用得其所。

市面上越來越多電子產品，但很多電子產品都不在《條例》的列表上，所以我理解陳志全議員為何想中止討論這項決議案。

看看外國的例子，法國的地產公司所代理的單位，在每張宣傳單上都印有有關單位的耗能指標，類似香港的能源標籤，耗能指標經過專家驗證，在交易時出示此證書讓買方參考。

如果有些同事因聽完我講述有關汽車的原因而想中止處理這項決議案的程序，我認為十分可惜。

明白，多謝主席提醒。

因此，其實汽車真的在......

而且，如果中止決議案，鑒於現時已有很多法案正輪候審議，主席，我十分擔心如果這樣中止討論，而中止待續議案又獲得通過，那問題可大了，這項《修訂令》可能隨時會拖至明年、後年才能解決。

在這期間，我絕對不想香港人成為另一種"大嘥鬼"，不斷無必要地浪費電力，而這決議案通過對市民的荷包也有好處。所以，主席，我最後仍是那句話，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支持中止待續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你必須容許我說這件事，它與電器有關，而且與電器能源標籤有關。

其實，建築物用電量佔全港九成。

我的論點是，政府不能在12個月內提出一個更為整全的標籤系統。

主席，你必須容許我說一件事，只有兩三句話：很多國家在2015年12月12日通過的《巴黎協定》中承諾，所有簽署國的目標是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低於攝氏兩度之內，並致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1.5度之內，以遏止全球暖化。

香港作為其中一個C40城市......

如果政府因為陳志全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而撤回現時的方案，便起了一個非常壞的示範作用。C40涵蓋五大洲不同城市，每個洲都有不同的關注點。香港位於亞洲的亞熱帶地方，關注點是電器，因為香港人經常使用冷氣機、電腦、電視機等。

如果C40全部90個城市一致行動，有關行動便會涵蓋6億5,000萬人，而如果這6億5,000萬人都關注氣候變化，並意識到有需要節能和購買省電的家庭電器，我相信可減少排放的二氧化碳將不止105,000公噸，而可能是10億5,000萬公噸。這種示範作用、宣傳作用或教育作用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城市能起示範作用，其他城市亦不會跟隨。

基於這個原則，我反對陳志全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但是，主席，我們必須明白，這些營運成本不是指一兩年間的成本，而是可以攤分至較長遠的時期。

為何有些電器分銷商會把能源標籤貼在產品的表面，讓消費者可以看到？因為那是1級能源標籤。

因此，抱歉，我不能支持......陳志全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第一個問題關乎市民的認知，以及他們對能源標籤是否重視。這當然涉及教育工作。我覺得當局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不足夠，而這並不一定是因為法例有問題，很大程度是由於相關部門的執行問題所致。不過，即使在這方面仍有不足，我相信也並不代表我們現在便應停止第三階段的進展。我希望當局在修訂法例以外，做足所有教育及增強市民認知的工作。

第三個角度，當然是地球的角度。香港需要在2030年將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70%。電力現時佔香港碳排放的七成。所以，歸根究底，我們若要節能，所有方法都要用盡，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令香港可以減排，為地球出一分力。

其實在很多國家，環保和使用智慧能源都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換言之，除了交通和政府服務應用程式外，節能、減排及廢物處理，也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

說到電，牽涉的不止是電器，還有智能電錶。

由於現今的住宅單位越建越小——我發覺香港所有問題其實都是地產問題——很多單位的廁所或浴室都是密封設計的"黑廁"，不能安裝煤氣或石油氣熱水爐。

局長在多個場合提到，會致力紓緩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然而，根據我們分析，政府未必能在短期內做到這一點，而局長過往的發言或施政報告中亦未曾提及。我會仔細說明這幾個論點，希望局長可以聽清楚，以及讓其他議員思考一下，應否支持陳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2015年公布的《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訂立了10年計劃，目標在2025年將能源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減少四成。本會今天討論的第三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政府指單是這個階段每年可節省1億5,000萬度電，並減少排放105,000公噸二氧化碳；3個階段加起來，每年可節省6億度電。

局長稍後發言時必須回應，其他議員亦應思考，而陳議員亦有責任為我們計算相關數據。如未能達到這個目標，整個節能和減碳承諾將會毀於一旦，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剛才提到行為改變這一點，我先前在支持這項《修訂令》時的發言也說過，而局長亦曾說過，改變行為是節能其中一項最有效的措施。所以改變消費者的購物行為，鼓勵他們購買節能的電器非常重要。

能源標籤是強制性的，告訴市民可以節省多少電量；而循環再造標籤則屬非強制性，顯示某件產品是否可以進行回收再造。

他們原本正在密鑼緊鼓，準備在不同銷售線、生產線以至送往市場之前為產品貼上能源標籤，如立法會內的民意代表並不支持強制性標籤計劃，將可能影響生產商未來3至5年的生產計劃。

美國為購買能源效率器具提供稅務優惠作為誘因。

為購買新電器或器具以改善居所提供免稅額，有助鼓勵生產商發展出高效能的產品。

陳志全議員動議將擬議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我們當然不能支持，原因很簡單，我們質疑，即使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政府能否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在短時間內再提交一份更好的附屬法例修訂？

消費者或會以為，議會可能對環境局局長的工作，甚至整個環保節能計劃和藍圖持不信任的態度。

我在上一次發言時說過，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其實只佔整體節能減排、改善空氣質素和改善能源效益計劃中很小的部分。

然而，即使只帶來些微改善，我們都應支持，因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對於啟德隧道這個項目的撥款申請，同事有很多意見，認為政府沒有堅守宗旨。

然而，購置和安裝有關設備的工作，要等到2020年9月才完成。換言之，由這個項目通過至實施有5年時間。

雖然我對政府的行為極力批評，但我不認為中止待續議案能促使政府短期內改變行為模式。

姑勿論這麼大型的項目，即使每一個部門的採購政策，亦應以達致最佳能源效益為目標。

兩間電力公司在香港的能源效益政策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過去數年，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談判時，只要求它們以小修小補、小恩小惠的方式作出改善，以此換取少許優惠。作為在香港享有專利發電權的機構，兩間電力公司在香港已有百多年歷史。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育市民，現時新型電器產品提供的備用模式，其實並不省電。

這是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教育市民好好處理用電相關問題，有助提升整體能源效益，將電力應用到更有意義的環節及更有效的地方。然而，政府和兩間電力公司會否從這個角度出發，還是只會以自身利益作考慮？

特區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必需在談判過程中展示其決心和態度。

我很希望局長稍後就中止待續議案或擬議決議案作出回應時，能向公眾展示政府的決心。政府應將其決心量化成可量度的指標，而不是只提出一個粗疏的說法。

政府作為主要持份者，如能以身作則訂定節能目標的話，將會影響所有同事在參與這項決策過程中的態度和想法。我謹此陳辭，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志全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項有關能源標籤的決議案。這項決議案一旦通過，可以進一步將一些電器產品的能源效益透明化。

機電工程署最初推出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是在1995年。

全球暖化，碳排放引致溫室效應，已經是當時關注的事情。試想想，現在是2017年，前後經歷22年，我們要22年後，才進行第三階段的強制性標籤計劃，進展實在得太緩慢。

我們希望能讓消費者掌握更加透明的資訊，去選擇一些能源效益較佳的電器產品，如果此刻還要中止強制性標籤計劃，便會進一步推遲實施這項政策。

第二階段，是2011年，加入另外兩類產品，即洗衣機和抽濕機。

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黃錦星說："社會必須共同參與，改變行為模式，並要增強資源投放於能源效益產品、科技及作業模式"。要達到這個新能源強度目標，政府推行了一連串行動，其中正正包括今天我們討論的《能源效益條例》。如果要將這項辯論中止待續，令第三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暫時擱置，或最低限度受到拖延，我恐怕政府在2015年發表的新節能目標便不能達到。如果達不到的話，情況會怎樣？黃錦星當時這樣說："未來10年全球能源需求上升。

全球暖化究竟造成甚麼問題，或者我們今天所說的能源標籤，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呢？最近，國際間對全球暖化的討論非常熱熾，因為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竟然退出《巴黎協定》，他們的說法是，不承認全球暖化的存在。但是，我相信已經有非常充足的討論或證據，顯示如果我們再不限制人類的碳排放，碳排放產生的溫室氣體所引起的溫室效應，事實上會造成全球氣溫上升。過去50年，全球不斷排放很多溫室氣體，而這些氣體吸納了太陽紅外線發出的熱力，將這些熱力保留在大氣層，然後反射到地面，這便造成溫室效應。溫室效應令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影響是甚麼？

所以，陳志全議員今天提出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我們不能夠接受。

我們也發覺，商用耗電量比家用耗電量高接近3倍。

如果這些產品不及早受到規管，我們只是在管制一小撮用電量相對少的電器產品。

在這刻提出中止待續，我絕對不能接受。老實說，即使今天能夠進一步擴大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範圍，同一標籤的產品的能源效益仍然有一定差異。例如消費者委員會在今年5月發表了一份報告，測試市面14款變頻分體冷暖氣空調機——正正是今次將會加入強制性標籤計劃的其中一項產品——發現雖然全部達到同一級能源效益，但耗電量可以相差高達兩成，而所需電費也可以相差達到24%。

整體而言，我認為我們今次的工作刻不容緩，在全球暖化下，香港在節能方面不應該遠遠落後於國際社會。提高產品的資訊透明度的計劃應盡量及盡快涵蓋更多產品，令我們負起節能、環保和保護地球的責任。

關乎能源標籤的歷史，早於1991年2月，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指示制訂提高能源效益的政策，並成立能源效率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91年4月成立，職責是向政府提出建議，早日提高能源效益，並制訂長遠的整體能源效益政策。

機電工程署在1995年開始推行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到2009年才實施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分3個階段逐步涵蓋不同的電器。首階段只涵蓋3項產品，包括冷氣機、冷凍器具和慳電膽。回顧歷史，我們千辛萬苦才達至目前的階段，2009年第一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實施以後，第二階段的實施進度也非常緩慢，而第二階段只是納入另外兩類電器產品，即洗衣機和抽濕機。代理主席，我們等待了6年，政府在2017年才實施第三階段，前後花了22年的時間才擴大計劃的範圍。

總體來說，經擴大的強制性標籤計劃，每年可節省6億度電。

假如我們未能做好公眾教育，令更多市民知道備用狀態是電力消耗的原兇之一，便沒有意義。

香港越來越多人擁有不同的電子產品，我不敢說備用狀態能耗的議題已深入民心。

"低備用狀態能耗"功能意味電器在備用狀態下，也能夠做到一定的節能效果，這能否納入強制性標籤計劃中尚待討論。

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及，同一級能源標籤的14款變頻分體式冷氣機，耗電量可相差20%，電費更相差24%。

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加快步伐。即使我們今天並非要將辯論中止待續，而是就議案辯論發言，政府亦有責任聆聽，聆聽如何令現時能源標籤的展示更具效益。

我們建議長遠可以考慮進一步提升能源標籤的評級準則，令業界可以參與設計，引入更高能源效益的產品，讓消費者備悉。

如果香港希望在面對氣候變化的議題時不缺席，政府在此次修訂之中便要顯示更大的誠意。

政府通過不同修訂的時候，真的要想想應如何加大力度，令政府、市民甚至業界均能得益。

如此一來，現時的能源標籤將會有大大的改進空間。

市民購物需要貨比貨。

今年1月的施政報告訂立了香港最新的減碳目標，希望將香港2030年的碳強度從2005年的水平減低65%至70%。我希望這目標不只是寫出來，更要實現。我們現在就由小做起，由自己做起，由居民做起。

最重要的是，香港如果想在全球氣候變化議題上不缺席，就要視乎政府的政策如何配合。所以，我反對中止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辯論。

這其實也不是新的說法。

另一比較積極的目標是增加不超過1.5℃，但他們承認1.5℃的目標實際已經失敗，所以現時只餘下2℃的目標。一方面，美國如此退卻，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的形勢又越來越嚴峻。

但是，在我們這個城市，政治權力結構與經濟權力結構高度重疊，即在經濟上有權力的人，在政治上也擁有不成比例的力量。所以，我有些不同意莫乃光議員剛才的發言，他說商界也覺得推行強制性標籤計劃對他們有好處，所以推行比不推行好。

其實，環境保護署或環境局官員應很容易理解全局觀。

總之，我們要看全局，特區政府追求於2030年把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這個目標時，有甚麼路線圖和時間表？

我當然希望政府這樣做，但同時我想建議副局長採納一項沒人反對且對香港經濟有益的措施。

今年的施政報告有一個突破點，提出在2018年公布兩間電力公司的上網電價，政府會開始收購太陽能發電所得電力。

綠色基建既可推動經濟，讓商界人士參與其中，亦可創造就業。同時，在抵銷石化能源產生電力方面，可再生能源發電比推行強制性標籤計劃強勁很多。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由陳志全議員提出根據《議事規則》第401動議就《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立法會在上個年度已就有關的附屬法例成立小組委員會，而小組委員會對於政府的修訂並無異議。雖然我並非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但也支持小組委員會的決定，並希望今天這項決議案獲得通過，讓當局能夠盡快向立法會提交進一步的修訂令，以便強制性標籤計劃盡早生效。代理主席，正如局長剛才發言時所說，節能是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重要措施，而今天這項強制性標籤計劃，正是其中一項節能措施。代理主席，我必須指出，我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是氣候變化問題已經刻不容緩，香港作為《巴黎協定》的締約方之一，實在有責任從各方面達致這項國際協議的減排目標。

代理主席，對於這些問題，我也同意陳志全議員的批評，但亦明白這些計劃並不是盡善盡美，會有不足之處。不過，我認為即使計劃有不足，即使計劃不完美，但也不足以說服我們暫停這項決議案的審議工作，以及其後的法例修訂工作。代理主席，我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有前車可鑒。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批評陳志全議員，而是想指出政府亦曾在10月18日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我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並留意到《條例草案》已於上一個會期完成審議，亦已列為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但由於當時尚未完成審議，所以便延擱至今個會期才處理。

這項附屬法例的審議過程，我一直有參與其中，而作為能源效益產品標籤的其中一個主要持份者的電器零售業界，正是由我代表。所以，我對整件事頗為了解。我現在發言是希望市民更清楚明白正在發生甚麼事情。首先，小組委員會只有6名成員，並只在6月13日舉行一次會議，而那次會議亦只進行1小時12分鐘便完結，其間沒有重大爭議，很快便完成審議工作。

非建制派的議員尤其關心這項《修訂令》，紛紛踴躍發言，而且內容非常廣泛，往往超出附屬法例的涵蓋範圍，甚至遠及全球暖化和溫室效應等問題。現在，本會更要進行休會辯論。其實，說穿了，非建制派同事突然如此關心這項附屬法例，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外，我還可以說甚麼？非建制派的朋友可能會反駁，他們一向支持環保，所以就能源標籤發言亦屬正常。我相信在座各位同事皆支持環保，無論是建制派或非建制派的議員都支持環保，但我們必須以事論事，針對問題本身，而不是天馬行空地討論一些摸不着頭腦的事情。只是空談而不做實事，反而會不斷浪費地球的資源。既然大家重視環保，要求節約用電和節約能源，為何沒有想到在會議廳內高談闊論，其實也會浪費很多電力？我不想立法會為某些議員的政治目的而不斷浪費電力，所以我會反對這項休會待續議案。

再加上，早在小組委員會於6月開會之前，我已就《修訂令》諮詢很多電器零售業界人士。業界當時對我說，他們基本上接受這次的修訂，因為強制性標籤計劃早在2009年開始實施，而第二階段亦已實施一段時間，所以現時推行第三階段應該問題不大。事實上，第三階段只是進一步涵蓋另外5類產品，即非建制派同事之前不斷重提的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電磁爐、額定洗衣量介乎7至10公斤的洗衣機，以及具備供暖及製冷功能的空調機。

不過，如此簡單的問題理應不會導致第三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無法落實。此外，有議員不斷批評政府的環保工作做得不足和緩慢。

所以，中國作為《協定》的其中一名主要成員，亦有責任履行《協定》。

既然習主席表示大家應攜手處理全球暖化問題，香港在協助國家方面肯定責無旁貸，而習主席亦已清楚說明，中國在此事的方向堅定不移。

主席，其實我希望你明白......剛才沒有太多議員提到當中的內容和細節......

主席，你也應該明白，如果這項議案成功通過，令相關擬議決議案的辯論中止，香港其中一項應對全球暖化的應有措施將不能落實。

我並不打算詳述《協定》的眾多細節，我主要想提出幾個重點。

自2009年11月起......

我沒有重複自己的論點。

好的，如果你不讓我提述第一及第二階段......主席，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裁決。

因為強制性標籤計劃已經停滯多年，我希望政府多做工夫，加快步伐。陳志全議員的議案如獲通過，只會令步伐更慢。

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要將我們的城市變成smart city，將很多家居變成smart homes。

政府除了要求以能源標籤說明家電的能源效益外，亦應鼓勵市民在消費以至家居日常生活的層面節省能源，從而將提高能源效益的觀念帶進每個家庭。

但是，這個概念已經非常陳舊。

主席，剛才陳志全議員在發表意見時，解釋支持中止辯論的原因，我也嘗試細心聆聽他的發言。

此外，我不知道他發言時有否說，他亦希望透過中止待續議案，迫使政府把儲水式電熱水器納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我相信很多希望推動環保的人士均不希望看到這項決議案辯論今天突然被中止待續。

我們希望能更有效地處理《能源效益條例》，先行一步，繼續推動環保。

主席，我發言反對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議案的目的明顯是要"拉布"，浪費議會時間，把環保政策當作他們的政治籌碼。剛才聽到陳志全議員發言，我覺得他應相當支持環保，亦很支持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如果陳議員關心產品能源效益，當初便應加入小組委員會。

主席，我反對這項議案，因為相關議員不是真正想討論《條例》內容，亦非真正關心環保，只是為了"拉布"而"炒冷飯"。有些在電視上或網頁觀看直播的市民，可能不太清楚何謂"中止待續議案"。

他們只會浪費議會時間、浪費公帑、浪費能源，這亦與他們關心能源效益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們想"拉布"。

如果我們想制止反對派"拉布"，便應讓陳志全議員求仁得仁，盡快通過他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減少辯論時間，使他們不要再藉"拉布"挾持決議案。可是，作為議員，我們也有一道底線。我們認為決議案應盡快獲得通過，我亦明知反對派在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後，還會繼續挾持決議案、繼續"拉布"，但我要表明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主席，最後，我想向陳志全議員或反對派議員說一句話:"源頭減廢，減廢話；珍惜能源，不'拉布'"。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中止辯論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因為我認為沒必要提出這項中止辯論議案，而且議員的目的只是為了"拉布"以拖延時間，再次把政治凌駕民生，把有利民生的政策一再拖延。主席，這項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目標十分簡單，就是藉修例推行第三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把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電磁爐、洗衣機等納入計劃。政府估計每年可因而節省1億5,000萬度電，減少排放超過10萬公噸二氧化碳。

美國總統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後，各國及地區更要加緊和加快環保工作。坦白說，如果可以走快一步就快一步，多走一步就一步。議員其實應該感到很高興，政府願意在能源效益措施方面作出改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而應盡快落實有關計劃。

可惜陳志全議員提出這項完全沒有必要的中止待續議案，再與泛民反對派議員"扯貓尾"。他們最近也曾經利用這方法進行"拉布"。

所以，我要發言告知大眾市民，究竟這些議員正在做甚麼。主席，我也留意到昨天和今天很多在席甚至現時不在席的議員，包括泛民反對派議員也有發言，而我也聽不到有議員反對政府提出的這項決議案，而且不少議員的意見都十分正面，今天不少媒體也有報道他們的發言。例如民主黨議員認為政府應加快推展能源效益產品標籤的工作，透過兩電提供誘因鼓勵市民節能減排，這是胡志偉議員的意見。張超雄議員認為應讓消費者知道不同電器的能源效益表現，增加透明度，藉此減少用電的碳排放，避免加劇全球暖化。

引發這一輪辯論其實有何意義呢？

主席，網絡上有句話："媽，我很混亂啊！

我只想告訴現正觀看會議直播的市民，立法會正在"拉布"。

我們很想跟新政府辯論一番，我們很想聽聽局長交代新政府對於勞工政策的期望，打算如何落實相關政策，假期如何處理等。但我們沒有機會辯論，皆因他們不斷提出辯論中止待續議案。

我們希望他們今次的行為可以告訴市民，《議事規則》確有需要完善之處。

因此，我不能長篇大論，只想清楚告訴市民大眾，立法會又被人"拉布"了，即使沒有要求響鐘點算人數，也是正在被人"拉布"，而且"拉布"手法層出不窮，市民要提高警覺，讓我們一起守護我們的議會。

所以，他現在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便令人覺得他既沒有參加小組委員會，又沒有將小組委員會討論的重點反映出來。他今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主席，我覺得令我們感到非常費解。

所以，對於整體香港的環保甚至節能，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

主席，陳志全議員對這項議案又提出中止待續，我認為這個做法非常無聊，濫用《議事規則》。他過去亦曾濫用《議事規則》，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葛珮帆議員剛才已列出非常多例子。

一項沒有爭議性的議案，竟然有議員提出中止待續，除了"拉布"，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理由。梁志祥議員剛才表示，他們"拉布"的目標是針對建制派或建設派希望修改《議事規則》，以防止這些濫用《議事規則》的行為日後再出現。但是，我想深一層，其實也未必如此，因為自從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後，全世界均在討論全球氣溫上升，如果我們不推出節制措施，相信氣溫上升的速度會進一步加快。所以，特朗普已經成為全球氣溫上升的兇手。如果特朗普是兇手，陳志全議員便是幫兇。

所以，我認為陳志全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其實是在給特朗普洗塵。另一方面，我認為他今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有組織和有預謀的，因為我發現他們的發言好像有一篇講稿，由數名議員輪流朗讀。舉例，被冷氣冷醒的例子，莫乃光議員、尹兆堅議員和其他議員均曾提及，出現了最少3次。

因此，我們認為他是有組織、有預謀地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蓄意拖延立法會會議時間。其實陳志全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前，不少議員均告訴大家，20年來，斐濟的海平面上升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若不實施任何限制，斐濟的人民連國家也會失去，成為水上世界。

因為他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一事，已與其他人合謀，而目的大家也很清楚，只是為了"拉布"，或正如我剛才所說，目標是配合特朗普，希望氣溫繼續上升。

我知道他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想阻撓某些事，但他不應該對全世界、全地球上沒有人會反對的項目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因此，我認為他今天這項議案是完全無理的。主席，我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但是，無論是議員或官員，最主要的角色也是為市民服務，為整個社會的common good服務。

我想電視機前的觀眾應該要了解，現時議會的"拉布"已不再是上屆立法會黃毓民或"大嚿"那種惡形惡相的"拉布"，已經不是那回事。

我在思考有何更準確的形容詞來形容反對派，用"偽善"未必正確。

現在有一個新的"婊"很適合形容他們，便是"聖母婊"。其實這個形容詞侮辱了聖母，聖母是一個我很尊重的人物，但這個形容詞用來形容他們卻非常合適。

簡單的說，'聖母婊'就是那種裝成聖母的女婊子。

"議會有大量工作要處理，很多工作應該分別交由不同的委員會負責，但正正是這種"聖母婊"，對於甚麼事情、法例等的討論也偏偏要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我心想這時間十分好，因為可以藉議案提醒特首勞工界的300萬個"打工仔"歷年的訴求。

我們討論勞工議題，希望在7月初讓新特首有所警醒，很多市民其實有一個訴求，就是希望改善工作環境，不希望她偏聽商界的聲音，又或將想法偏重於商界。

正正是因反對派"拉布"。

我們希望各位正在觀看電視直播的市民注意，現時的《議事規則》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亦不能防"爛仔"。

很可惜，今天立法會議事堂的運作，似乎真的不正常。主席，我不會猜測其他議員的動機，主席也常提醒我們不宜猜測其他同事的動機，所以我只會說實質效果。

主席，我們在這個議事廳進行會議，其實消耗很多資源，包括冷氣、燈光等，這些全部耗費能源，且直接及間接地產生碳排放。因此，我希望"拉布"的情況不要再在這個議事廳延續下去。我在此奉勸"拉布"的同事，他們的行為不單耗用立法會重要的人力資源及各方面的資源，同時亦是一種極不環保的行為。主席，我剛才提過不會猜測議員的動機，但李國麟議員剛才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於後段很可愛地指出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目的。

即使我不猜測，非建制派同事也直認這根本是"拉布"，主席，這樣"拉布"令我很痛心。不過，就當前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我不得不發言大力反對，儘管我本來沒有預備發言，現在也要說說。主席，我是《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在上半年已經舉行了會議。在會議期間，參與的成員對《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完全沒有任何爭議。其實，《修訂令》是將能源標籤制度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剛才也有同事提及這個制度的發展歷史，從開始實施至各個階段的發展。

洗衣機在上一階段已涵蓋，但現階段擴大至額定洗衣量超過7公斤，但不超過10公斤的洗衣機。政府當前的建議，是順理成章的行為，既然第一及第二階段的計劃開始深入民心，又得到業界支持開展，當局理應進一步擴展計劃。

我認為這種說法絕對是脫離現實，絕不適宜。因為產品的耗電量或節能情況，受實質條件限制，並非按議員主觀意願決定省電量，我相信消費者十分明白這點，因同一類電器產品可能有不同的功能。這是一個自由市場，我們需要有不同的產品供消費者選擇。當然，我們希望具備不同功能的同類型產品，可以盡量做到節省能源，所以現在的分級制度是有其理由的。從數據上而言，以窗口式空調為例，第一級較第三級多節省11%，而較第五級則多省25%電力，所以分級是有理由的。因此，當有同事在發言時連有關分級制也作出批評時，我認為只是為了消耗時間，因為有關安排在制度實施的前兩個階段已清楚說明。此外，有同事認為有需要中止辯論，好讓環境局再認真考慮是否需要涵蓋所有剩餘的電器類別。主席，這個說法也是極不合邏輯的。早前的計劃需要分兩個階段實施，正正因為在每一階段涵蓋的電器，均須經過測試來確定耗能狀況，當中涉及很多技術上的考量，亦要與業界研究，各方互相配合。

因此，如果議員認為現時應中止辯論，以讓政府考慮涵蓋所有電器，這只是空話。事實上，大家不難找到早前的紀錄，當中提到，"政府當局表示，在推行強制性標籤計劃第三階段後，其涵蓋範圍會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不遑多讓，涵蓋產品的用電量將佔每年住宅用電量約70%。

當然，我們可以責成政府處理餘下的30%，但這過程並不簡單。

主席，在20世紀，人類的科技無疑突飛猛進，但與此同時，我們的耗能和排放量的增長亦非常驚人，而這並非我們希望看到的增長。

如今，我們已進入一個信息年代，我們每天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耗能量也很厲害。

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主席，我們突然聽到有議員對能源標籤如此有興趣，究竟有何動機呢？主席，你已經提醒我們不要猜測他們的動機，所以我不會猜測，反正大家心知肚明，市民亦看得一清二楚。

既然他們在發言時表現得如此關心氣候環境，想節約能源，為何又經常"拉布"呢？

政府在提交相關附屬法例前亦曾諮詢公眾，並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公眾和業界已反映意見，並已做好準備。市民在選購電器時當然樂見有關標籤，因為從中可以知道產品的耗電量。

反對派的陳志全議員提出辯論中止待續議案，主要原因是為了阻止一項有助節能的政策。

為何他們要將同一番話由10張嘴巴重複又重複地說出來呢？顯然，反對派議員並非為市民大眾的利益着想，只是厚着臉皮，借環保拖延會議的進度。

有這些議員在此，即使採用貼上1級能源標籤的電器，也會對氣候環境造成破壞。不過，世上總有地方會有人濫用言論自由，浪費地球資源。主席，強制性標籤計劃已實施多年，運作亦暢順，無甚爭議，連最受影響的電器銷售商和生產商也予以支持。事實上，節能是一件電器的賣點，生產商也致力提升電器的效率，以展示品牌技術。

如果標準過分嚴謹，些微誤差已有可能影響產品的能源效益評級。主席，另一方面，強制性標籤計劃預期有可能會擴展至涵蓋其他電器。我關注到，除能源標籤外，香港不久後又將會就"四電一腦"實施徵費計劃，規定銷售商亦須貼上標籤。有關標籤載列很多資訊，亦要讓市民清楚看到。

例如，手提電話的背面也貼上數張標籤。

為拖延會議進程，反對派議員借題發揮，由全球暖化談到《巴黎協定》，又借機批評政府各項環保政策。

市民亦要看清楚，反對派議員竟然採取無賴的手法，不顧民生，興風作浪，阻礙會議進行，拒絕把市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網絡上有一句廣東話潮語："早唔講，遲唔講，頒獎嗰日先至嚟講"，這便是反對派在過去兩天就修訂《能源效益條例》的表現，其實也是一種"拉布"的表現。很多議員和同事也提過，電器產品的能源標籤其實曾在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在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也曾作討論。當然，相關的修訂其實一點爭議也沒有，亦只屬一些細節和技術性的修訂，大家其實沒有甚麼可以爭拗，也不會覺得是很重大的政策轉變，沒有理由花太多時間和精力來討論。議會有很多事情正等待我們討論，包括政府議案、議員議案，而勞工界在上一個立法會度本來也提出了一項有關勞工權益和保障的議案，但至今仍在輪候中，原因是立法會"大塞車"。

我覺得敢做便要敢認，讓全港市民看看他們"拉布"的理由是否合理。對於他們之前的"拉布"行動，很多人也用"瘋狂"、"無所不用其極"、"亂晒籠"、"離晒譜"等來形容。他們利用《議事規則》第881條、第544條等，透過濫用《議事規則》"玩轉"議會，市民已經批評得很厲害。所以，今次他們不想承認"拉布"，變得"閃閃縮縮"，極不光明磊落，實在非常可悲。關於能源效益，我想說的是，其實做人和做事均講求效益，因為上帝是很公平的，祂賦予所有人和社會相同的時間。社會和人們在相同的時間內做到越多正確的事情，社會便會越進步，便可促進市民的幸福。說到效益，電器有能源標籤，耗用較少電力便會有較高的能源效益，這便非常好，可獲得"1級"，令大家環保一點，減少用電。我想說一點，就是在整個政府架構內，可能有一天也要設立效益標籤制度，主席。

有些事情真的要慢慢做，詳細討論，有不對的地方要批評，督促政府作出改善，做好監察的工作，對某些事情要討論得細緻一點，不能隨便閉上眼睛便舉手通過，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十分反對今天這項中止待續議案，這完全是"拉布"的手段，亦很諷刺地令我們的議會完全失去效益。因此，我稍後會對中止待續議案投反對票。我亦希望能盡快就這項有關《能源效益條例》的決議案進行表決及通過相關修訂，令電器產品貼上能源標籤，鼓勵市民多使用高能源效益的電器。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也要"拉布"，整個社會的運作被癱瘓。能源標籤涉及市民和全港未來的發展利益，我認為絕對不能拖延。近數年，立法會因為"拉布"而浪費不少納稅人的金錢，拖延很多本港的建設，拖延很多關乎民生的項目，究竟拖延和"拉布"是否香港市民想看到的呢？最終要香港市民承擔和結帳呢？這項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理應很順利獲得通過，讓政府向前邁進多一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這是關乎全港市民的利益，所以，我希望在未來的時間，反對派議員能回頭是岸，不要再"拉布"。

舉例而言，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在1990年代達到歷史高峰，現在則為17%。根據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的數據，香港人均用電約5,600度，較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新加坡為低。這說明了能源標籤政策能帶給香港另一種優勢，亦能讓我們向世界傳達信息，表達香港願意在節能減排上貢獻力量。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可根據能源標籤選擇更節電的電器，紓解經濟負擔。我落區時很多市民問我："柯議員，為何如此簡單的能源標籤政策也要花如此長時間處理？"我經常只說一句話：如果政策對香港好，我們定會"舉手舉腳"支持。

當然，我們明白有些議員根本不知道亦不在乎何謂能源標籤，因為他們不了解低收入家庭面對電費開支的壓力，必須精打細算。

代理主席，以我所知，能源標籤政策爭議較少，整個方案也是為了香港的整體發展利益。反對派議員並非為了表現他們的熱心，而是想透過"拉布"來達到其政治目的，我們一定要讓在電視機旁看直播的市民認識這一點，也要盡快落實能源標籤，解決現正面對的全球暖化及能源效益問題。我們不標榜自己為環保人士，但我們知道，如果不向前走的話，便會放棄很多發展機會。代理主席，能源標籤獲得通過對環保有莫大好處。我作為香港的一分子，必須保護好環境，不單為了我們這一代，更為了下一代設想，在環保上出一分力。

如果不利用能源標籤政策進行規管，我們將無法有效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對香港環境的長期損害將無法想象。我們必須為這一代和下一代着想，因此，把這5類電器納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三階段，我認為合理而必要。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浪費時間作無謂的拖延。

代理主席，我想強調，若我們真的要做好環保工作，我希望大家也能向前看。我亦必須強調，節能減排的效果並非立竿見影，而是要透過政策的實踐，不斷摸索和完善。如果我們不給予機會實施，政策又如何可完善呢？能源標籤政策一再被拖延，我相信對於香港的發展並無好處，對推動環保亦無好處。

如果在各方面都能夠節省，對於基層市民、居住在惡劣環境的市民，或者"餐搵餐食餐餐清"的市民，都有很正面的幫助。如果這項政策不能夠通過或有任何閃失，我相信他們將要承擔高昂的電費，而這並非大家想看到的情況。

過往在不同的環保議題之上，我看到宣傳方面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我期望政府官員能夠多走入社區，向市民介紹這些新政策。他們許多時候忽略了區議會這一層地方行政諮詢機構。

立法會有機會進行辯論，區議會方面是否也可以多走兩步，而非單單去某些區議會的委員會？我要求政府官員到地方行政最前線的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和法團去做宣傳，因為這些是你們的拍檔，你們應該與他們共同合作，做好宣傳工作。法團和互委會的朋友，甚至我們區議員，都很願意將信息帶給市民，加上他們亦有很好的平台，能夠讓市民知道這是一項好政策，教導市民如何去選擇電器產品。如果宣傳能夠到位和"貼地"，我有信心市民一定會全力支持。

代理主席，我認為既然大家同心同德去做好這件事，便應該"舉手舉腳"支持。我希望這項決議案能夠盡快通過，不要拖延，因此我在此呼籲反對派的議員不要再用"拉布"的伎倆，多為香港市民做實事，特別是為選我們進入立法會的市民做事。

但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能夠為市民着想，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我謹此陳辭。

當局估計本港每年可額外節省約1億5,000萬度電，這幅度將佔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整體節能數量的四分之一，亦等於減少排放約10萬公噸二氧化碳，有助紓緩全球氣候變化。這計劃亦會為工商界帶來新機遇，可以透過市場力量發揮正面的推動作用，促使他們透過創新科技來設計和生產更具能源效益的產品，增強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利便廣大消費者實行綠色生活。總括而言，這將有助推動本港朝綠色經濟的方向邁進。

代理主席，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國際間早已有廣泛共識，亦簽訂不同的國際協議，合力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可惜至今成效並不令人樂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最新報告顯示，《巴黎協定》的減排承諾只是達到避免氣候變化最壞影響所需減排水平的三分之一，各持份者需要共同邁出更大的步伐，才能確保實現《協定》設定的減排目標。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在國際譴責聲中已宣布會退出《協定》，並且預計約於2020年成事。雖然美國仍然有代表團出席近日在德國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會議，而美國一些州和城市對氣候政策亦具有一定自主權，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不會因聯邦政府的政策而停滯，但這些種種不明朗的因素均令人擔憂。代理主席，由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已令全球各地飽受困擾，例如出現更多的超級颱風、超強暴雨等，香港亦不例外。當中首當其衝的島國早已向國際發出哀號，例如馬爾代夫希望買島救亡、今年斐濟在波恩氣候大會亦呼籲世界團結一致。香港人作為地球村的一員，我們很應該不遺餘力，為節能減排作出每分貢獻才是。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根據《能源效益條例》第54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氣候變化與全球暖化的問題，是全人類現在面對最迫切的問題之一，也可以說是我們認為最難解決的問題。我們常說，今天才討論節能減排是否已經太遲。其實，人類浪費了許多時間在爭拗上。

可是，當時有許多陰謀論。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學者表示氣候變化問題純粹是陰謀，實際並沒有這回事，又指這是某些國家提出來嚇人，以期銷售他們自己的產品或包裝自己。

當然，地球氣候有不斷的變化周期，地球也經歷過多個冰河時期。可是，近數十年，全球氣溫上升的速度，卻與人類的生活習慣有莫大關係。人類在衣食住行的習慣，以及我們的消費模式，令全球氣溫在過去數十年上升得非常快。今時今日甚少人會再說沒有氣候變化和全球暖化的問題。新任美國總統是例外，他竟然一下子推翻此事，敢膽與全球作對，認為無需處理氣候變化及全球暖化。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們的碳足跡和生態足跡也很嚴峻。在我們的生態足跡當中，包括了個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大廈、公司企業、政府和立法會的所有用電等。作為世界公民，香港有責任用盡一切方法減少香港的碳足跡。

至於我們今天討論有關能源標籤的決議案，是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第三階段，我們必定要支持。回顧歷史，本港在2008年推行首階段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當時只涵蓋3類產品，即空調、冷凍器具及慳電膽。到2009年，推出了第二階段，加入了洗衣機及抽濕機。

我們也知道，當越來越多市民使用這些具能源效益的器具，我們便可大量節省能源，繼而減低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及空氣污染物，而對市民來說，這些標籤亦可以讓他們有真正的選擇。

很多人也知道，我近兩年正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上任特首及現任特首也把發展及推動智慧城市列入他們的施政報告。現任特首亦於這份施政報告，清楚寫明會大力推動智慧城市。代理主席，智慧的環境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亦看到今天這項擬議決議案的目的清楚不過，就是希望能在香港落實電器產品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三階段。來到第三階段，即是說，香港並非剛剛起步，早前香港社會已在這方面進行了兩個階段的工作。

我翻看文件，得悉計劃的範圍將伸延至新型電視機、經改良的儲水式電熱水器、新式電磁爐、具備供暖及製冷功能的逆轉循環空調機及額定洗衣量超過7公斤但不超過10公斤的洗衣機。主席，我認為在現階段將《條例》的範圍擴展至我剛才提及的產品，其實是適時的做法，並且非常值得香港人支持。我剛才也說過，環境保護的確是現時社會上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過去大家可能覺得，環保與自己無關。但是，近年大家若有留意氣候變化，便會發覺地球正在不知不覺間轉變。不用說到美洲或非洲那麼遠，即使身處如此安定的香港，近年我們亦發覺颱風襲港的次數越來越多，而每次的情況似乎比過去更猛烈。這些其實正是地球氣候變化的徵象，讓香港人了解到氣候變化的問題已於香港出現，影響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人人都很關心自己的子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